在我請姚松炎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前，我想提醒議員，行政長官選舉將在數天後舉行，這項選舉受法例規管，以確保選舉在公開、誠實及公平的情況下進行。而這項議案的目的，正是要確保行政長官選舉能公正進行。因此，議員必須注意相關選舉法例及指引的要求。為免影響行政長官選舉公正進行，議員在發言時應集中表達如何確保選舉公正進行，以及針對選舉制度提出意見。議員不應發布可能會被視為促使或阻礙任何候選人當選或達致相若效果的信息。具體而言，議員在這項辯論中不應指名道姓，或暗示支持或不支持某位候選人；不應評論個別候選人的優劣；不應評論沒有事實根據但可能會促使或阻礙任何候選人當選的報道或傳聞；以及不應擺放可能會達致上述效果的展示品。如我認為議員的發言會影響行政長官選舉公正進行，我會提醒有關議員不要作有關言論。如議員不理會我的提示，不斷作出該等言論，我會要求有關議員停止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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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基本法》第十三及十四條規定外交及防務等屬中央人民政府管轄範圍外，並無其他條文允許中方介入干預香港任何事務。

在2月7日有一份報章報道，張德江南下向當時的政商界人士高調表示支持某位候選人。3月2日的報章報道，有個別候選人表示即使是中聯辦，在這場選舉中有看法亦無可厚非。3月7日的另一份報道，張德江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小組會議的時候，直接表示中央有權過問香港特首選戰，而中央會以更高標準選擇特首。

我們聽到有4種論調：第一是"紅燈論"；去年12月1日的報章報道，在選戰的提名階段，盛傳有意參選的候選人遭到中聯辦"紅燈"封殺，參選不獲北京開"綠燈"。雖然有這樣的報道，中央政府卻沒有任何釋除我們疑慮的舉動，反而在臨近選舉的時刻，繼續發表連串支持個別候選人的言論，加劇香港社會對北京厚此薄彼的感覺，令人感到北京一直在操縱整個選戰。

雖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後來在立法會會議上重申投票過程保密，但我們看不到政府有何令人安心的具體措施，確保選委可免受政治壓力，更沒有保證選委在選舉過程中不會拍攝選票。

雖然選舉事務處後來曾經作出澄清，但各選委已是人心惶惶。第四個是"不任命論"。在3月5日又有報章報道，指如果當選的候選人並非中央政府所屬意的，將不獲任命。這樣的言論無視憲制危機，威脅選委要符合北京心意，選出其所指定的候選人。

舉凡有此種不任命權，掌權者均須訂明清晰的準則自我約束，令社會人士對選舉公正有信心，現時沒有訂出不任命的準則，只會令人更覺得中央以不任命權來向選委施壓。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姚松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5位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

沒有人會喜歡一個甘心被當成傀儡的候選人當選，但市民在這次選舉中根本無權投票，所以，他們不會喜歡這位候選人。

讓我先說無力感，就是我們不能夠"一人一票"選特首。

換言之，即使參選人的民望高達56%甚至超過六成，但從今次事件不難發現，他始終無法入閘，亦根本不會讓他入閘。星期一，有一位聽眾致電電台節目，表示他以前也不大明白，只知道有些人投票反對令香港人不能"一人一票"選特首。不過，這次選舉過程卻令他看得一清二楚，終於完全明白。

在這次特首選舉中，連我們的立法會同事也無法入閘。如果真的通過了八三一方案，現在便可以"一人一票"選"CY 2.0"或"CY 3.0"或"CY 4.0"，任君選擇。

在12月11日選舉委員會的選舉中，"民主300+"的同事在不少界別皆全取所有席位，包括教育、高教、法律、社福、IT、醫護等，是前所未見的佳績。即使有些界別遇到困難，例如中醫，但我們亦成功取得零的突破。特點在於團結、團結和團結。中聯辦一開始便干預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而不是特首的選舉，但這當然並非甚麼新鮮事，無論是立法會選舉或其他選舉，他們的介入都非常深入。

到了提名階段，我們更明白必須策略性地提名。我們已明言，提名和投票是可以分開的。建制派在中聯辦的控制下，當然只能夠提名一些自稱"CY 2.0"的候選人，而我們為了增加競爭，便要保障民望最高的候選人可以入閘。我們做到了，我們已盡力策略性地反操控、反干預，希望為香港人留下一絲希望，就是選出一名香港人真正支持並不會繼續撕裂香港的特首。

我們很慶幸在這次選舉中，我們民主派可以如此團結，但這團結是由下而上的，是凝聚共識和反抗干預而來的。

我們何時才會有一個真正能夠團結香港人的候選人？

如果中央或建制派的同事真的找得到，請他們給予香港人一個機會自行選擇，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投票的機會。即使沒有普選，但也請不要干預選委如何投票，而這正是現在距離選舉的時間無多，但我依然要向中聯辦表達的信息。香港人已很久沒有如此充滿希望，這麼想得到一件東西，這麼想修補撕裂，這麼想未來5年會有和諧，難道他們真的要令過半數的香港人失望？

以前北京領導人曾問香港人，"你們怕甚麼？曾幾何時有人提及午夜凶鈴，但那仍然是一面之詞，有沒有人確認曾經發生這種事？

但是，這種感覺和社會的政治氛圍非常差。有沒有來自"西環"或南下的強力影響？你知、我知，大家都知，不需要點名。

事情昭然若揭，大家都看得到。亦有人說，如果民主派覺得整件事好像已經既成事實，為甚麼還要多說？我們不可以完全不反抗，"爭取，不一定有；不爭取的話，就一定沒有"，"權力使人腐蝕，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蝕"。我們說"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為甚麼不斷有人說"西環治港"？

如果中央的意願只是選出某位候選人，但卻四處散播不任命論，倒不如不要選舉，索性頒布："我們屬意這一位擔任下一屆香港特首"？"西環"對香港政治真的毫無影響？他們的做法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例如，據聞葉劉淑儀議員在立法會選舉還未有結果的時候，已經去了"西環"，她初時否認，後來承認只是去送書，但實際上發生甚麼事，並沒有人知道。2012年梁振英當選特首後去"西環"謝票這一幕，大家還記得嗎？我在修正案中提到"大陸化"這個字眼，我把"大陸化"定義為假、貪和濫權。幸好，我相信香港暫時沒有假選票存在，沒有這回事。但是，貪不一定牽涉金錢或實質利益，而是那種權力的利益，延後的利益。

這項議案的重點是，香港人要享受"高度自治"，而那"高度"不能夠不斷被壓低。

當然，最近有一些例子是較為高明的手法，例如"女媧補天"之說，這是在不違反法律、不違反選舉文化可接受的評論的情況下，相對較為高手的做法。另外，亦有一些可能不太符合傳統、文化的方式，例如中央不任命論，或不支持某位候選人等於反對中央政府的說法等，我認為這些是較為接近危險界線的說法，但當事人有否說過或具體情況如何，大家仍在揣測或推敲之中。無論如何，我認為大家應該盡可能遵守法律，更理想的情況是香港可以起到好的示範作用，令中國各省市的同胞覺得民主選舉不應是他們越來越唾棄的事情，令他們覺得民主選舉不單是西方國家才能做到的事情——事實上，西方社會的選舉制度好像亦出現越來越多問題——令他們覺得民主選舉是有助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制度，但這種做法和方向必須各方面自律，否則說甚麼也是徒然。既然我將選舉比喻為打仗，又說結果有如此大影響，各方勢力定會盡量爭取勝利。

不過，總歸最重要的原則是，香港有充分的框架維繫最基本的條件。

就此，我必須提出一點，不同的遊戲方式，自然有不同的對策和玩法。

主席，剛才莫乃光議員說，泛民主派星期日會跟隨民意投票，我聽罷真的覺得很諷刺。如果民意真的如此重要，是決定性的關鍵，為何當日政改方案表決，反對派不支持政改方案，讓全港市民可以在這個星期日選出行政長官？今天，本會繼上次政改方案被否決後，再次討論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安排。

主席，第二點要回應的，是據我理解，正如剛才謝偉俊議員所說，在八三一框架下，透過本地立法，提名是可以做到投暗票的，而提名過程並非只限投一票。在今次選舉中，即使反對派手握300多票，他們很早便說某位參選人一定無法出閘。說回今天的議案，驟耳一聽，干預選舉好像很嚴重。我嘗試了解過何謂干預。我查過字典，亦詢問過法律界的朋友。事實上，真的有很多說法。過問、管閒事，都可能被認為是干預。簡單而言，同一句說話，同一番對話，不同的人按其判斷和感受，可得出不同的結論。舉個例子，母親很着緊女兒，看到女兒拍拖，便對女兒說："你不應跟你的男朋友拍拖，他既不上進又懶惰，會拖累你的，你應好好讀書，明天不准出街。"女兒可能會覺得母親很離譜，干預她的戀愛自由。但是，從另一角度看這件事，女兒可能會說母親其實是關心她，所以才說出那些阻止她出街、干預或干涉她拍拖的說話。

主席，對於香港的政治環境、香港的政治大事，很多不同的國家確實都非常關心。我相信在座的本會議員都經常被不同的領事館約見，特別是在政改期間，約見得比較頻密。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同樣是一件大事，我相信本會議員都經常都被不同的領事館約見。

主席，多謝姚松炎議員提出這項本來根本不應討論的議案。

我相信廣大的香港市民看到都不禁欷歔，正是由於大家對於選舉的公平、公正開始產生疑慮，對於現正進行的競選活動及即將舉行的特首選舉充滿疑問，所以才會有今天這項議案辯論。剛才李慧琼議員慷慨激昂，說出一大堆道理。主席，她說反對派當天逆民意而行，否決政改方案。主席，不錯，方案是由民主派反對的，但誰離開會議廳？

請他們自我反省一下，如何把國家交給他們的重大任務做得一塌糊塗，我相信他們到今天也難辭其咎。不錯，主席，謝偉俊議員說得正確，權力越大越要克制。我亦相信今天在香港，特別是與中央有緊密關係的人或機構都應要克制一下自己的權力，因為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或至少讓人覺得代表中央。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要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他為何要再三強調不走樣、不變形，就是因為可能有人在香港正在進行一些令"一國兩制"走樣和變形的事情。哪些人和機構在做這些事情，我相信他們自己非常清楚。主席，對《基本法》稍為有了解的人也會知道，今天我們所討論的這項議案，特別是我提出的這項修正案，其實是希望加入《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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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沒有較強文字功底的人也知道這段話的意思，這是"一國兩制"的精神所在，要旨就是自治歸自治，而中央政府或其任何部門，包括駐港機構，均不應對香港作出任何干預。

主席，我不會質疑我們的同事對字典中"干預"的定義，作抽絲剝繭、咬文嚼字式的討論。但是，要在會議廳討論何謂"干預"，本身已是荒謬之極。甚麼是"干預"，主席？

我在此提醒大家，那位是姜恩柱，其後一位是高祀仁。兩人的身型可能有點不同，但他們的身影在回歸初期，在公眾目光中並不強烈。當時——特別提醒建制派的同事——在"一國兩制"之下，港人對中央的感情和信任是高的。主席，為何今時今日會每況愈下，我希望大家撫心自問。有一年，某一個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舉行周年晚會，邀請一位民主派人士出席。這位民主派人士到場後，發現原來還有其他建制派議員在席，這沒有問題。同場剛好有一位中聯辦的官員，這也沒有問題，"同檯食飯，各自修行，天經地義"。

很多時候，"西環不高興"已造成非常大的恐懼，在香港對這5個字稍有感覺的人，可能已感受到無比壓力。例如，有選舉委員會委員說收到來自內地的電話，鼓勵、暗示他應該如何投票。我相信其實無需暗示，只要電話另一端的那個人提及你的生意、子女、物業，這些關心可能已經超越關心本身的意義了，主席。

我相信很多在席的建制派同事點滴在心頭。主席，在座的每一位議員，在星期日都是當然的選委。我沒有興趣了解在席有多少人會收到這些關心的電話，我不會感受到收到電話的人心內有甚麼感受，我也沒有機會理解他們收到電話後的心路歷程。我只知道能夠坐在這裏的，即使是功能界別的議員，都是經過選舉進入會議廳，而立法會議員作為當然的選委，背負着香港人的期望，而這是千斤重的責任。我希望大家在星期日考慮到香港的未來，投下自己問心無愧的一票。

在席的其他同事對於民望都有不同看法，我完全尊重這點。候選人有否誠信，不同的人可能真的有不同看法。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主席，香港經歷了5年的驚濤駭浪，我們能否再抵受未來5年同等甚至更激烈的驚濤駭浪？我相信無論坐在會議廳那邊還是我們這邊的同事都有一致的想法，我們需要的並非是更多驚濤駭浪。主席，選舉從來都應該是公平、公正，選民的意志應該得到尊重，亦從來不應該被干預。在星期日，我們能否在即使是小圈子選舉中都能展示本身應有的智慧，不單靠在席的70位議員同事，也要靠另外1,000多人。希望大家在星期日真的能按自己的良心和智慧，投出一票不後悔的選票，5年後回望，對得起自己。希望在席的同事亦考慮支持我的修正案。

主席，《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此外，《基本法》第十五條清楚訂明："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規定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則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在未達至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之前，行政長官是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基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按照《基本法》附件一，選舉委員會負責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選舉委員可提出一名候選人，然後選舉委員會以"一人一票"不記名方式投票選出行政長官人選。行政長官人選通過選舉產生後，必須提交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就行政長官有實質的任命權。換句話說，中央人民政府有權任命、也有權不任命行政長官當選人。以上的《基本法》條文一脈相承，清楚顯示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並非純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中央人民政府就任命行政長官有其憲制角色、權力和責任。同時，行政長官選舉與香港其他公共選舉一樣，受《選舉條例》監管。根據《條例》，任何人對選民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對選民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對於有傳言指個別選舉委員被施壓，特區政府不會就一些未經證實的傳聞作出評論；但如果任何人認為有人在選舉中觸犯選舉法例，應該向相關執法機構投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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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與選舉管理委員會緊密合作，確保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嚴格按照有關法例，在公平、公開及誠實的情況下舉行。我想特別強調，特區政府及選管會高度重視投票的保密性。選管會會從主投票站的布置、保安、投票流程、票箱設計、投票間設計等各方面採取相應適當措施。

我們還多次說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派出幹部，這也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而不是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很多文憲都有提及鄧小平先生的以上講話。

例如，《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列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各部門、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第二十二條為香港和國內各個政府機關的職權和角色，訂明了清晰的分工和權限。

如果中央有某些部門、機構想來港進行訪問或拜訪，中聯辦就扮演主要角色。反過來，如果香港的一些機構、社團甚至地區組織要在內地進行拜訪活動的時候，中聯辦亦會扮演協調角色。

然而，種種跡象顯示，中聯辦介入香港事務的角色，並不單是其網頁所載或《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力。中聯辦近年一直高調參與各級的選舉活動，包括區議會、立法會、行政長官的選舉活動。

但是，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每逢選舉，無論是區議會、立法會或行政長官選舉，為何中聯辦的身影就會無處不在？

我從認識的外交使節口中亦得知，特派員公署的前任特派員宋哲先生的表現非常出色，而我想亦基於這個原因，他最近被調任為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我們從來不覺得特派員公署對香港事務有任何干預，因為它只是恰如其分地處理了很多香港的外交問題。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需要特派員公署幫助、協助處理外交事務。如果中聯辦恰如其分地做到《基本法》賦予的權責，我們更不必擔心有干預選舉的指責。今次特首選舉是修補香港的裂痕、團結香港社會的契機，讓各界重新出發。我亦希望今次的選舉是公平、公開、公正，不受干預的選舉。

"他在協議中說"50年不變，就是50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亦不會變"。代理主席，97回歸至今，這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的承諾，真的沒錯，烙印在香港人的心中，它不但是回歸的基礎，更是香港人與中央政府最重要的互信基礎。但是，回歸以來，大家都有目共睹，中央一次又一次令港人失望，普選行政長官的承諾一拖再拖，前年更不理社會反對，強行推出八三一篩選框架。大家回想一下，回歸20年，已選出3屆行政長官，哪一屆不是中央欽點？哪一屆香港人可以有話事權呢？

二十年了，這些事情不斷發生，逐漸令香港人明白到，原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只是空談，不要說50年不變，只是20年，已經變到面目全非。今屆特首選舉的選戰從開始至今，不同傳媒陸續傳出一些中央官員和中聯辦協助某候選人拉票。而在剛剛過去的選委論壇上，其中一位候選人林鄭月娥更理直氣壯地說，香港事務是由特區政府處理，不認同中聯辦拉票。但是，資料顯示，當她在上月初被問到會否向中聯辦說不，她的說法正好相反，還反問為何要向中聯辦say no？到了本月初，她再被問到中聯辦在選舉中扮演甚麼角色的時候，她說中聯辦協助候選人是"無可厚非"，甚至連范徐麗泰都曾經承認，中聯辦有為政府施政拉票的壞習慣，在梁振英時代更嚴重。代理主席，這些說話令人覺得，中聯辦拉票已經成為必然的例行公事。以上種種令人憤怒又無奈的新聞，我們差不多每天都看到。權貴罔顧政治倫理，將整場特首選舉變成玩弄權術和語言偽術的舞台。這數個月來，香港人看得一清二楚，試問我們如何繼續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回歸20年，社會不滿與日俱增，年輕一代更看不到將來，他們覺得這一代與很多政治和經濟上的不公義及不公平的制度一同成長，亦認為很多制度都很荒謬。

因為他們很擔心，感到很不安，因為他們不知道，如果這種情況持續，究竟2047年後的香港會變成怎麼樣？代理主席，我們與很多市民一樣，都是愛之深，責之切，我們不想香港變成一個群魔亂舞的地方。

這樣，我們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和尊嚴去了哪裏？所以，我強烈要求特區政府，必須捍衞香港的未來，必須嚴格監察和打擊所有有意干預選舉公正的行為。我也強烈要求，中央政府和中聯辦不要，亦不應影響任何選委的投票意向，確保選舉公平公正，令香港市民對這個政府和這個制度回復少許信心。

在今天的議案辯論，我相信田北辰議員是其中一位最應該發言的議員。田北辰議員早前提到，有很多有分量的中間人致電不同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力谷一名建制派的候選人。

但是，謝偉俊議員說過，權力越大的人，越要克制，事實上，權力越大的人，所能施加的白色恐怖壓力越大，因此越要克制。今天的香港，無論建制派如何解釋，他們都承認一個客觀事實，就是中聯辦確曾向一些選委說話、給予他們關心或關注，或在我們眼中的壓力，令行政長官的選舉出現各式各樣的異樣事情。眾所周知，中聯辦在各級選舉中均積極介入，運用其影響力。這種影響力、這種權力所觸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如果他們不克制，直接介入香港的內部事務，只會令香港人與中央政府的關係越走越遠。大家回想，在2003年前，所有民調均顯示香港人相當信任中央政府，甚至信中央多於信特區政府，因為當時，正如楊岳橋議員所說，我們不太察覺中聯辦在香港干政的身影。但是，在2003年後的10多年，這情況已然逆轉，今天，香港人與中央政府已越走越遠。這問題非常嚴峻，嚴峻程度足以令國家主席也要提出"一國兩制"不可以走樣，不可以變形，這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所提出的要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先生亦指出，新特首應該符合4項很重要的條件，包括獲中央信任、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再新加入的獲得香港人擁護。其實這些是否變化呢？這正好顯示，中央政府總結了香港在施行"一國兩制"的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甚至重返當天提出實行"一國兩制"，制定《基本法》時，鄧小平先生說的，在香港，當然要防右，但更重要的是防左，因為他清楚知道，極左的路線會對香港社會影響非常深遠，這也總結了過去數十年解放後中國社會所曾經歷的風浪。

但是，香港市民更為擔心，因為香港市民很清楚，中聯辦這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在今次的議案中，我們要求行政長官的選舉要公正進行，但大家都明白小圈子選舉必然吸引中聯辦的干預，因為他們有這麼強大的影響力，而且只需要影響1,100或1,200名選委便足夠，這目標相對容易達成。因此，無論如何，我們都要爭取真正的民主普選，以致即使中聯辦要干預、要影響我們的選舉，也要面對全香港市民的監察，這樣，中聯辦的干預雖然本質上不符合《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我們仍能將其對整個制度的傷害減至最低。在今次的選舉中，大家可以留意到，泛民主派作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有人說："你們只不過是想挑戰中央而已"，但不要忘記，泛民主派所支持的候選人，在過去9年半一直擔任特區政府中第二把手的財政司司長，無論如何也不可說成他是不獲中央信任的人選。但是，我們見到，即使民主派或香港市民支持一名建制派的候選人，最終中央政府也不會讓香港市民享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仍然覺得他們要有所篩選。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姚松炎議員提出這項議案。

於我而言，行政長官的選舉根本不值一提，時至今日，仍然是一場小圈子選舉。《基本法》訂明"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依法治港"，根本是開玩笑。

三年前的人大八三一決定，令香港社會從撕裂走向更撕裂，隨之而來的是雨傘運動及"港獨"思潮。不過，北京仍繼續發夢，不理會香港情況而繼續操控選舉。有些人說得很有趣，指中國共產黨只能接受一種選舉，便是可以預知結果的選舉，多年未變。

本來民主派應該透過這次選舉說清楚，我們要求所有候選人廢除人大八三一的落閘方案，承諾在未有"普選"前，不會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我感到非常失望，也很痛心我們沒有這個機會。

可能他們表面略有不同，有人較風趣幽默，有人整天板着臉，有人被稱為"黃大仙"，有求必應。

如果香港淪為被北京操控，其實與所有省市並無分別，只能等着逐漸關燈，成為中國另一個城市......沒有普選，香港便沒有將來。

在1997年主權移交前，中國政府信誓旦旦，誓神劈願保證香港會實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二十年後的今天，卻是"京官亂港"、"高度干預"，甚或更不堪的"奴才亂港"、"高度干預"。香港人要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但有人卻很諷刺地指我們已經成功爭取，但這"一人一票"是習近平一個人手上那一票，他欽點的人自然會得到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支持並當選。香港特首選舉成為中央及地方各級部委"擦鞋"領功的好機會，誰能夠迫使最多選委投票給領導人心儀的候選人，便可以領得最大功勞。每次小圈子特首選舉都對香港的"一國兩制"造成破壞，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其實，有選舉便有干預。中國政府高度干預香港的選舉是必然發生的，亦是意料之內。然而，如果是"一人一票"的普選，要干預較難，但如果是小圈子選舉，只有一千數百名選委，要操控和干預的機會便較大。自2003年七一遊行令《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胎死腹中開始，中共便全面介入香港的政治，試圖在各級議會選舉中影響結果，這已不是甚麼新聞。在2012年特首選舉中，中國政府的影響力更為明顯。根據傳媒報道，"西環"威迫部分商界選委投票給梁振英，最後有部分商界選委不肯屈服，被"西環照肺"，連內地生意亦受到影響。此外，更有指唐英年的僭建醜聞是由相關人士交給梁振英團隊，然後再轉交部分傳媒揭發的。中國政府各部門，尤其是港澳事務官員，在成功影響2012年特首選舉後，便透過梁振英以鬥爭為綱的路線，圖取巨大利益。由於食髓知味，他們當然希望在這次特首選舉中再下一城，要製造一個大部分市民討厭而只有一小撮中國官員喜歡的特首，向市民展現中國全面操控香港的決心。這做法應該會奏效。一聲令下，地方部委、各級港澳官員萬眾一心，誓要迫使有可能挑戰北京領導人所欽點的那位候選人的其他候選人出閘，加以阻攔。

今天主席提醒我們在發言時要小心，我是很聽話的。不過，我也想大家明白，議員在此發言短短數分鐘，是絕對不會令到他們欽點的候選人不能夠當選的。在未來不足3天的時間，可能電話傳來"你要小心投票，'西環'會不高興"，致電的也有可能不是"西環"，因為奴才的奴才更可怕。令"三低"候選人當選，成為中國政府逆民意而選擇及製造一位香港首長的終極目標。未來5年，香港將進入極左港共全面得勢而社會撕裂的2.0時代。更令人擔心的是，中國政府透過干預選舉，篩走一些有意捍衞"一國兩制"的人。曾鈺成透露，自己不能夠參選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對"一國兩制"的看法與中央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相距甚遠。由此推論，連一向捍衞"一國兩制"甚至偏向一國的曾鈺成都不為中國政府所接納，那麼僅餘唯一獲港澳事務官員推崇的候選人，必然是支持"一國"凌駕"兩制"，甚或推動消滅"一國兩制"。昨天，李嘉誠先生說了一個上古神話的比喻"女媧補天"，希望下任特首能夠克服困難，修補裂縫。於是大家便開始猜謎遊戲，揣測女媧是否指支持女性候選人。我無意參與這個猜謎遊戲，只想告訴大家，女媧補天是要煉石補青天的，而所煉的是五色彩石。

就是反操控、反篩選的真普選制度。為免重演高民望人士不能夠當選特首的慘劇，必須取締小圈子選舉。由公民提名產生候選人，才能夠確保"西環"及港共不能夠操控選舉，這樣港人才會有真正的選擇。取消小圈子選舉，公民提名，必不可少。

我想提出的是，就這次選舉而言，我聽到反對派同事不斷提出不要干預和不應該干預，但正如我剛才也說過，如果他們真的不喜歡或覺得不應該干預，為何又要全部選委以捆綁式促使某人當選呢？

結果那位反對派同事當然沒有機會，但他依然堅持他的原則。主席，我想說的是，只要大家仔細看看和想想，便會知道最喜歡"搬龍門"的其實是反對派。

我希望大家在就這項議案進行辯論時會注意一點，香港是法治社會。

香港是高度法治的社會，我們的選舉亦已相當成熟，我認為真的不應該提出如此不合邏輯的說法，並要求大家相信在選舉結束後，一箱箱選票便會運回內地以便驗指模。主席，我從未聽過比這更荒謬的言論，但我不知道為何這一陣子很多反對派朋友都在不斷重複這些言論。我相信香港人是有智慧的，我真的不希望再聽到如此荒謬的指控。主席，我謹此陳辭。

周浩鼎議員當然會為中聯辦辯護，但他是律師，很清楚理解《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的條文，那些文字的解讀和背後的意思，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這條文就是"一國兩制"的防火牆。如果大家說中央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有角色，我同意。

我可以告訴大家，有很多建制派朋友對我說他們很慘，被中聯辦迫得很辛苦，特別是今次選舉，他們從未見過這麼高層次的國家領導人到深圳為一位候選人箍票、爭取提名，那種情況難看得前所未見。

其實這已是中央設計的制度，非建制派的候選人根本沒有可能勝出。大家都很清楚，這並非普選。周浩鼎議員剛才問我們為何要作出捆綁式投票，不是應該由每一個人自行決定投票意向嗎？

我跟幾位專業議政的議員，在立法會選舉結束後其實早已知道，我們作為專業界別的代表有責任協調和處理這事。我們在絕大部分專業界別的議席都派人出選，寸土必爭，同時，我們要團結，結合我們的力量，令"民主300+"可以在這選舉中取得一些成績。其實，我們今次除了要有效運用我們的提名權外，我們也知道必須有效運用我們的選舉權，以抗衡"西環"的操控。為何我們要抗衡"西環"的操控？

以前未必要做得如此難看，為何今次有兩位前司長出來參選？其實兩位都是建制派的人，兩位都是北京信任的人，兩位都是建制派應該可以支持的人，為何不讓他們公開、公平，透過自己的力量參與這次選舉？為何"西環"需要使用這麼大的力度，在提名階段已經嘗試干預這次選舉？我希望周浩鼎議員及其他建制派議員可以回應一下，他們認為這樣做是否公平？他們是否真的相信張曉明主任沒有干預或干涉今次選舉？

中聯辦膽敢做不膽敢認，作出干預選舉的行動，向選委威迫利誘，用盡所有方法，不准提名這位，一定要支持那位，一定要提名及投票給那位，他們膽敢做不膽敢認。我想對張曉明主任說清楚，他這樣迫使選委提名和支持某人，其實只會弄巧反拙。即使該位候選人可以當選，也不會得民心。

我剛才聽到陳志全議員仍在高喊口號：一定要有公民提名，否則便不行，我對此感到很憂慮。2015年的政改方案不獲通過，大家都有責任。泛民一步不讓，甫開始便發起佔中，效果適得其反，在那個結上再多打幾個結，把信任這個最重要的元素打入冷宮、放入雪櫃，最終只是令中央對香港更加不信任。歷史無法回頭，而香港確實有些人無論如何也不接受與中央有關的一切，雙方便糾結在此，把人心當作狗肺。

這就是政治現實，雙方都互不信任，越不信任便"事事關心"。據我過去的觀察，自香港回歸後，特首越能獲得中央信任，香港便越能夠"高度自治"；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我們確實要找一位獲得中央信任的特首候選人。

他們有否檢討過，是否其行事方式或方向出了問題？

現屆立法會有很多首次加入的議員，他們都很年青，歷史長河在他們手上。

我希望大家能夠向前走。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議員，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是特首選舉如何被干預。周浩鼎議員剛才提出一些例子，他認為泛民陣營人士參選是干預選舉結果；如果"民主300+"成員同一意向，聯合投票給某位候選人，也是一種干預。我知道周議員很喜歡攻擊民主派的同事，但請他用一些較高水平的邏輯思維。泛民主派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本身就是《基本法》之下有權參選、有權投票的人，他們用甚麼策略，或是否參選以影響選舉結果，這是他們的權利。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人員、中聯辦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官員、政治局委員。他們打電話拉票、相約飯局、透過中間人傳話等，向真正有選票的選委施壓，指示他們怎樣投票，這才是真正的干預。這些中聯辦、港澳辦人員、政治局委員正正就是《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所訂"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事務的人。所以，我請周議員用較高水平的邏輯思維與我們辯論。實際上，他們有否干預？

讓我舉一些例子，有選委早前指中聯辦為一位行政長官候選人拉票，梁愛詩認為沒有甚麼問題，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她確認了這種情況的確存在。又例如，人大常委范太也說過；早前有報道指，有選委因為中聯辦的壓力而提名某位行政長官候選人，范太說她覺得這情況有可能，她看報紙和聽電台節目後也覺得有人會這樣做，可能很少數，但有人會這樣做。這就是實實在在的干預，這才是真正的欽點，以及令選舉不公正的干預。我們已經多次指出，今次行政長官選舉是荒謬的，它本身已是小圈子選舉，沒有得到市民授權而選出行政長官。然而，即使是小圈子選舉，最低限度也要公正、公平、公道，但不是這樣，他們用這些中央欽點、干預的方式，以致選舉最基本的公平、公正都做不到。政府的態度又如何？政府負責執行整個行政長官選舉，有責任確保選舉公平、公正，但政府的態度是怎樣？

接着，我們提出有人打電話拉票、施壓，政府便說這些全是道聽塗說、謠言，沒有證據，又說全港很多市民都會發表意見，不便作出評論。

我今次不打算與局長討論一些具體例子，我不會要求他評論個別例子。

既然《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已訂明，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我請你稍後回應時確認他們應否這樣做。他們這樣做，影響了香港公平、公正的選舉。

政府、整個中央政府及建制派正是用溫水煮蛙的方法，令香港人習慣這種干預。

這種溫水煮蛙的方法令干預"常態化"，亦助長了干預"常態化"。

我希望香港人可以看到今次選舉是荒謬的，是在欽點、干預之下進行的選舉。我呼籲香港人勇敢站起來，透過長期的公民運動和民主運動對抗這種干預，爭取真普選、民主政制，不忘初衷。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本質上是討論"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問題。剛才李慧琼議員在台下發言時提及，"高度自治"並不是絕對的，所謂的"高度"有多高，視乎中央對香港的信任程度。這無疑是實情，但這個實情也十分尷尬，因為所謂的可高可低，本質上說的便是走樣、變形。我們環顧不同地方，自治制度，通常會有一個確定的法制，清楚界定雙方的權力關係，列明甚麼可以做、甚麼不可做，而且往往設有有效的調解機制，以解決雙方出現的矛盾。但是，在香港的自治安排中，雖然我們有《基本法》，但沒有一個有效的調解機制，我相信基本法委員會無法做到這個效果。由於欠缺法規的規範，我們只能依靠一些軟件。梁美芬議員剛才提到一個十分重要的軟件，這是我也同意的，即互信。我想補充另一個軟件，即自我約束。"一國兩制"這種自治形式要獲得成功，必須有深厚的互信基礎，以及良好的自我約束。兩者往往是互為基礎，互信是自我約束的基礎，自我約束也是互信的基礎。李慧琼議員提到，由於互信不足，所以中央要加強關心，或換另一種說法，便是干預。但是，正是因為加強干預，反而破壞了互信，形成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我們過去10多年看得非常清楚。

特首選舉，中央多次強調有4個準則，即中央信任、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和港人擁護。

會否最後只是中央欽點，然後港人擁護與否的重要性不大呢？如何才能真正做到這兩點能並存呢？在今次的選舉過程中，我們看到很多非常令人不安的情況。

中央的參與或"西環"的干預是否太過分呢？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意思是剛才我所說的法律也適用於他們。這些準則，我們一定要堅持。回歸之初，駐港機構的人士在香港非常低調，當時我們對"一國兩制"充滿信心，但現在情況已經大大改變，各種干預已到了必須正視和檢討的時候。鄧小平先生在1984年曾說，"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態。"我希望大家能夠好好思考鄧小平先生的這番話。實際上，由於過度干預，今屆選舉已出現弄巧反拙的情況。本來數名建制派候選人可以做到跨陣營競選，但由於"西環"過度介入，整個選舉變成兩陣對圓，變成加強了對立。這種不當的干預進一步破壞了互信。我希望中央能夠回答兩個問題。第一，如何體現港人擁護？第二，如何做好自我約束......甚麼可以做，甚麼不可做？我謹此陳辭。

主席，早晨。就姚松炎議員提出的議案，我想就醫學界和市民對行政長官選舉的關注，談談我的一些看法。醫生和多數市民一樣，均很希望將來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時，可以有低門檻的提名機制，令盡量多的參選人可以入閘，讓市民有更多選擇。普選最珍貴之處是用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方式，讓市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現在這個理想不知道何時才能達到，但無論是醫學界或廣大市民，都渴望任何選舉也可以公平、公正地進行。就是次選舉委員會選舉，我們醫生本着自由意志，不受外來干預，"一人一票"選出業界代表。主席，行政長官選舉影響每一名香港市民，即使現在只由1,194名選舉委員會委員負責選出，民主派批評是小圈子選舉，但相信市民仍然希望選舉可以公平地進行，選委可以不受任何干預，自由提名和投票。試問若現在連這一點也做不到，市民如何有信心將來會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呢？以我個人經驗來說，在這段時間，沒有任何所謂代表中央的人員向我遊說，我沒有感受到任何壓力，而"民主300+"的任何會議，我也沒有獲邀參加。所以，我像其他市民一樣，有種"食花生"的感覺，但分別是我有一票。我和其他醫生頗為關注數方面：第一，數位參選人之前的履歷、過往的經驗；第二，他們在論壇的表現，我們把這形容為面試。我曾經說過，他們的政綱只是說將來會發生的事，而按過去的經驗，大部分政綱承諾都無法落實，少於一半的承諾能夠落實。

兩位前司長宣布參選後，消息滿天飛。

這些消息均來自不願意透露名字的消息人士，所以無法證實。根據《基本法》，雖然中央對行政長官有實質任命權，但與此同時，選舉行政長官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在未有"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前，選委有責任憑自己的良知和意願，選出他們認為合適的特首，其他部門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以彰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過，欽點某位特首候選人的傳聞停不了，相信會對選委和市民造成一定的困擾，有選委感受到壓力也不出奇。兩會期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德江參加人大香港代表團的會議，重申中央心目中的特首的4項條件，即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早前盛傳他到深圳接見建制派選委，說某位候選人是中央唯一支持的人選。中聯辦主任被問及有否為某位候選人拉票時，回應指那都是謠言。再者，是次行政長官選舉，民主派的選委不再如過去般，推舉民主派候選人出來參選，大部分民主派選委提名擔任了約10年財政司司長的曾俊華先生，以及退休大法官胡國興先生。他們希望和其他建制派選委一同認真地參與是次投票，推舉他們屬意的候選人，而不是抗議和表態。中央其實應該歡迎民主派這種取態，樂觀其成，以促進香港社會的和諧。但是，如果欽點、干預、選舉不公的傳聞不絕，只會令人覺得中央連建制派佔大多數的1,194名選委也不信任，反而令市民對中央更不信任。在香港和中央互不信任下，實難以推展政改，解決管治問題，這對"一國兩制"並非好事。

主席，開宗明義，我支持香港的特首選舉必須公平、公正，我也很欣賞姚松炎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辯論。如果可以的話，本會亦可促請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行政長官的選舉，我認為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理念。

《基本法》第一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本法》第二條又規定，我們今天享有"高度自治"，在行政、立法、司法和終審方面的權力，都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所授予，而這些權力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授予香港，我們才有"高度自治"的權力。《基本法》的序言也提到，香港回歸，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實現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願望。所以，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以及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兩點是我們的基調。

在20年前，香港出現了政權轉變，在1997年7月1日，一夜之間香港人當家作主，沒死過一個人，沒流過一滴血，各單位和社會人士都為香港努力做事，這是值得讚許的，也是一項世界奇蹟。

在這情況下，香港是否已擁有"高度自治"？環顧全世界，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一樣，一個主權國家容許一個地區有自己的貨幣、自己的行政制度，以及各方面的主導權，包括立法和終審等。

在特首選舉中，中央人民政府對所有候選人的操守必須保持主導，在乎他們是否愛國愛港，或會否因其進入權力機關而令香港變得不穩定、不繁榮；在這方面，中央有絕對權力。

我們有所為，有所不為，在議會內便要做有益、有建設性的事情，建立好榜樣，不要搞甚麼宣誓風波。

至於特首選舉制度，儘管現時選民基礎已超過30萬人，但香港市民普遍希望可以"一人一票"選出特首。李嘉誠先生昨天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說得非常好，他指香港原本有機會"一人一票"選特首，但有些人卻拒絕；他聲言要找出禍首。我今天在此回應李嘉誠先生，禍首便是這個議事廳內的反對派議員，全港市民也應該責備當日投票反對政改的28名反對派議員。反對派議員經常聲稱中央干預香港選舉，但眼睛雪亮的香港市民看到和聽到，數年來真正干預香港選舉的其實是反對派。去年立法會選舉的雷動計劃，根本就是一場大規模的配票行動。

然而，在9月4日選舉日凌晨，《蘋果日報》網絡版圖文並茂配合雷動計劃的方案，教導選民如何令民調中落後的候選人高票當選，難道這些都是所謂的私人信息？

我和很多香港市民也無法相信。

回到特首選舉的問題。在提名階段，有人提出以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票作為交換條件，遊說某特首參選人當選後撤回對4名立法會議員的司法覆核。這簡直是赤裸裸的買票和賣票交易，堪稱政治黑箱作業。就此，法律界人士普遍指出，以政治要求介入司法程序，正正破壞了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不但妨礙司法公正，更涉及藐視法庭和選舉舞弊。在一場選舉中，選民支持與自己理念相近的候選人，理所當然。然而，在是次特首選舉中，反對派為操控選舉無所不用其惡，令人嘆為觀止。首先，從政治的角度而言，很多泛民選委也認同，某位候選人的政綱跟泛民的理念最接近，但當這位候選人興高采烈持着180張提名票進身特首選舉後，居然有反對派選委公然表示，要將所有票投給另一名政治理念一直跟泛民南轅北轍的候選人。這樣做不但有違政界人士對理念的堅持，更以殘酷的方式終結了他們原先支持的候選人。反對派竟然不支持提出政策增加政府開支的候選人，反而聲稱要把票投給對教育一竅不通、一直拒絕增加民生福利開支的守財奴。這種非理性的投票方式，只是意圖操控選舉。行政長官不但要向香港負責，更要向中央負責。關注特首選舉，中央責無旁貸。反對派卻一直指中央的關注是對香港選舉的干預。反對派借用外部勢力，所作所為不僅是干預選舉，簡直是想操控選舉結果，這是惡人先告狀的典型例子。有見及此，我支持謝偉俊議員和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反對原議案。

如果看不到，只是鬼不願意現身，他們說有便一定有。

相反，大家都看到，泛民明目張膽、赤裸裸地操作"民主300+"的選委。

某候選人說提名票過多要退回，某候選人又說提名票不足，要公平對待，一遍喧鬧聲，不亦樂乎。不知道泛民這樣做算不算干預選舉？他們說要反對中央欽點，所以要由他們另外欽點一人與中央對抗，這樣是否"只許泛民放火，不准中央點燈"？其次，泛民為求達致"造王"的目的，不顧道義，違反誠信。他們提名"胡官"入閘，但在他入閘後卻說其任務已經完成，在選舉時是不會投票給他。

一位退休大法官，情何以堪？在"胡官"堅持不願意棄選後，這陣子市面便出現黑海報來影射攻擊，這些海報真的是黑海報，是以黑色為底色的，內容包括"肥胡界票"、"心術不正"等。

另一方面，"民主300+"的協調人早前曾公開承諾，會按照戴耀廷組織的"民間全民投票"的結果，決定投票支持得票最高的候選人。但是，那個民間投票還未有結果，公民黨已經在3月15日急急開會，決定支持那位姓曾的候選人，不惜違反自己的承諾，有虧誠信。為何如此急不及待？第三，泛民不斷指摘有人撕裂香港，但我們看到的正正是泛民在整體選舉操作上敵我分明，正在分化和撕裂香港。泛民與其支持者在"林鄭"剛宣布參選意向時，即時把她標籤為"CY 2.0"，進行人身攻擊，把她妖魔化。在整個選舉中，這種攻擊無日無之，近日甚至稱她為"撕裂2.0"，......

揚言她當選亦不能順利施政。

主席，賊喊捉賊，莫此為甚。泛民強調要由香港人自己決定特首人選，這種說法是極為虛偽的。正因為他們否決政改，一手剝奪香港市民可以直接投票選出特首的機會，他們對香港市民有所虧欠。泛民今天在此大聲疾呼，反對小圈子選舉，反對中央干預，正正反映出其偽善的嘴臉。為了香港的福祉，我在此奉勸泛民一句："收手吧，不要玩得太盡。

主席，特首選舉投票日很快就到，在座68位議員都有份投票，因為我們都是選舉委員會委員，有機會為香港選出未來5年的行政長官，但立法會門外700多萬名普通市民則不能夠投票。他們本來可以投票的，如果上次政改方案獲得通過，"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就能在本星期天首次在香港出現。但是，正因為非建制派議員堅持否決政改方案，令政改原地踏步，普選與香港擦身而過。如果當日政改方案獲得通過，現在就會雨過天晴，不需要提出議案、捕風捉影或說甚麼干預。今天，我們也沒有必要就這項議案辯論，因為更厲害的人也無法干預700萬人的投票。所以，我感到十分疑惑的是，為何當日非建制派議員反對政改，今天卻擺出民意代言人的姿態，抽制度的水？這一點真是非常奇怪。特別是當日反對的原因是八三一決定，又說有所堅持，但今天他們的提名取態或言論似乎表示，八三一決定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都不是他們的原則或考慮因素。這證明他們只希望與中央搞對抗，總之立場決定是非。

如果不是對選舉制度不熟悉或政治零分，這就是政治操作。要得到反對派想要的結果，令他們有光環。

老實說，"長毛"宣布參選時，人人都覺得他與"西環"最遠，但是，反對派卻不提名"長毛"，甚至奚落他。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很多人，包括陳方安生都說，某一候選人已得到中央認同，因為他曾與中央領導人握手。他們意圖令香港市民覺得中央支持他、信任他，希望大家跟隨中央的想法。

最後，我想說的是，其實民主理念不只要選舉過程公平、公正，我們能否尊重選舉結果也很重要。因此，我想用最後的發言時間表明，無論星期日出現甚麼結果，我很樂意與最後勝出的一位候選人充分合作，為香港的利益共同打拼。我亦希望非建制派朋友能夠尊重結果，與下任特首合作。畢竟，選舉是一時的，香港的利益才是永遠。香港一定要贏！
主席，我謹此表明，我與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同事都反對由姚松炎議員提出的原議案，以及由其他數位泛民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經民聯非常贊同行政長官選舉必須在公正的情況下進行。事實上，廉潔一直以來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而廉潔及公正的選舉更是現代民主的基石。

任何人都應該遵守相關條例，以確保選舉是以公開、公平的方式進行。可惜，數位泛民議員的修正案措辭一面倒針對中央政府，令人不能苟同；莫乃光議員和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更表示傳媒報道中央人民政府所屬部門"插手干預"和"強力影響"特首選舉，令人感到奇怪和費解。從今屆特首選舉活動開始以來，無論傳媒或互聯網上，各種陰謀論四起，例如所謂"要求選委拍照證明投票決定"、"選票在特首選舉後會被運到內地驗指紋查票"，又盛傳有內地官員作出種種干預等。這類傳聞可謂"沒有最離奇，只有更離奇"，並無實據，只是捕風捉影。事實上，香港有一套完善的選舉法例，選舉管理委員會和選舉事務處均有適當的行政措施，確保各種選舉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進行。本港的區議會、立法會，以至特首選舉，無論是投票過程或在投票結束後選票的點算和處理，整個過程都高度透明，而且都有相關候選人、選舉代理人和選舉主任在現場監察。上述所謂"拍照論"、"查票論"本應不攻自破。稍為對本港的選舉制度和程序有所認識的人，都不會貿貿然相信這些無中生有的說法。社會上有意見指，內地官員就特首選舉發表言論都屬於干預。就我記憶所及，並無中央官員曾公開"欽點"任何一名候選人。除了各式各樣的傳言和所謂傳媒轉述之外，只有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王光亞主任公開列出中央對下屆特首人選的4項標準，包括"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中央信任、港人擁護"，這番言論並沒有任何干預的成分。事實上，任何人，無論是官員或普通市民，都有個人的言論自由，只要其言論不涉及誹謗和人身攻擊，他們對特首選舉的意見都應該受到尊重。主席，眾所周知，中央政府在這個課題上有其特定的憲制角色，《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憲制上已經保障中央政府對特首人選有實質任命權。原議案提到，要"促請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行政長官選舉"，"或向選舉委員會委員施壓，使其作出非自願的投票決定"。這個說法不但是無的放矢，甚至是"賊喊捉賊"。眾所周知，從提名期一開始，由泛民選舉委員會委員組成的"民主300+"聯盟已經提出要協調提名票的分配，讓他們屬意的兩名候選人都可以入閘。最近他們更進一步表示98%會投票給其中一名候選人。這種人為的配票或捆綁式投票，又是否屬於干預呢？至於這做法會否有違該聯盟選委的獨立自主，使他們"作出非自願的投票決定"？恐怕只有相關當事人才知道。更有甚者，是候選人受到的攻擊和抹黑。有候選人被傳是"欽點"，更有某位候選人被說成是中央用來分散泛民票源的臥底。這些毫無根據的陰謀論才是影響特首選舉公正性的元兇。代理主席，無論哪一個政治陣營的選委都應該根據客觀因素，包括每位候選人的歷練、往績、施政理念和政綱，作出慎重的政治決定。無論選委最終決定支持哪一位候選人，都是在行使其政治權利，而現行制度和法例已對這項權利提供足夠的保障。新一屆特首將於3月26日投票產生，我希望各界可以立即停止散播各種抹黑言論和不實傳聞，確保選舉能夠在公平和公正的情況下順利進行。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原議案。香港的選舉非常廉潔而有公信力，這有賴本港的選舉法例作出適當的規管，以及選舉管理委員會人員的專業精神，監管得力，令到市民放心。政府亦一再強調，會一如既往與選管會緊密合作，確保在本星期日進行的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會嚴格按照有關法例，在公平、公正、誠實的情況之下進行。但是，我認為確保特首選舉得以公開、公平、公正地進行，政府不單一定要做到，更必須讓一眾市民看得到，也感受得到。然而，近期出現了一些劣質選舉文化，不斷散播虛假傳聞，企圖抹黑某些候選人，影響市民對是次行政長官選舉的看法。特區政府必須認真嚴肅地對待，迅速處理，讓市民看到亦感受到特首選舉是在公平、公正、公開的情況下進行。因此，近日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種種傳聞，例如選票會送到內地驗指紋，又或是有人要求選舉委員會委員拍下選票作紀錄等，說到天花龍鳳、言之鑿鑿，很容易蒙騙選委及市民，當局不能坐視不理，只當花邊新聞或選舉宣傳看待。面對各種虛假、失實的言論，當局必須嚴肅對待，盡快澄清，致力防止任何歪曲事實、誤導選委及市民的資訊被不斷炒作。如果特區政府不主動打擊這種劣質選舉文化，它會不斷侵蝕、污染香港的選舉，不單令今次的特首選舉是否能夠公平、公正進行受到外界質疑，更窒礙當局推動優質民主的努力。代理主席，反對派的修正案及平時的言論都直指中央干預選舉。香港特首的產生過程分兩部分，首先經過選舉產生候任特首，然後由中央任命。《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既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亦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中央之所以關注特首選舉，我認為是希望經選舉產生的特首，能擔當起實行"高度自治"的授權，可以順利得到任命。中央對競選過程表示關切，其間依法參與，完全沒有阻礙特首選舉依法、公平、公正的進行，大家都很清楚並無具體證據顯示中央直接插手特首選舉。然而，反對派散播中央干預特首選舉的言論，肆意炒作"不任命論"，不尊重"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亦不尊重中央的憲制地位和權力，目的是要排除中央根據《基本法》安排在香港特首選舉中的角色，甚至試圖令特首選舉按照反對派的意願發展，選出其代言人。反對派最近隨意推舉與他們理念不同的候選人，企圖"造王"，增加流選的風險，製造憲制危機。這些做法實際上是不折不扣的干預、操縱選舉，不尊重選舉制度的做法。當局的工作，是要確保特首選舉公平、公正進行，讓所有選委及市民能夠敢於說真話，保護他們免受言語暴力威嚇。在選舉過程裏，不論是選委或市民因為公開支持某位候選人，而受到不同政治立場及意見的人批評及欺凌，在現實或網絡上被人身攻擊、歧視、侮辱、威嚇，在寒蟬效應之下，選民及市民最終會自動滅聲，選舉的公平、公正亦無從說起。因此，如果作出威嚇及欺凌的作為屬於違法，特區政府便應毫不猶疑的處理，確保特首選舉在我剛才所說的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下順利進行。代理主席，保護任何市民無畏無懼地表達個人意見，不單是特區政府的責任，所有人包括特首候選人亦責無旁貸，有所承擔。我們不能夠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就阻止其他人發言，我相信香港人不會認同祝賀人"晚節不保"的惡毒咒語，或諷刺聽障人士"又盲又聾"之類的言論。所以，我期望特首候選人不會無視或包庇任何人發出歧視或仇恨的言論，我們更要呼籲其支持者不要作出網絡欺凌的行為。代理主席，還有數天就舉行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但確保特首選舉公開、公平及公正的工作，不單是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順利舉行之後就完結，我期望特區政府能任重道遠，總結經驗，不斷完善所有選舉法例及監管制度，確保本港的行政長官選舉或各級議會的選舉繼續保持公開、公平、公正。我支持李慧琼議員及謝偉俊議員的修正案。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民主黨5天前曾去信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他能夠確保香港特區特首選舉公正。我認為應讓香港市民知道我們的立場，現在讓我將該信讀出："習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將在3月26日舉行，香港市民對此非常關注。民主黨立足香港，深信'一國兩制'成功的基礎，有賴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信任，故特致函閣下，希望表達我們的關注。"民主黨對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決定不競選連任表示歡迎，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任行政長官期間，好以鬥爭思維處理香港事務，直接導致近年香港社會嚴重撕裂分化、官民對立，他也是'港獨'議題的始作俑者。梁先生不再連任，對香港社會而言應是重建社會互信、合作的好機會。"近日，中央政府或駐港代表積極介入特區選舉的消息無日無之，甚至是建制派頭面人物也曾公開表示收到拉票電話等，迫使選委支持其屬意的特首候選人，令香港市民感到憤怒。更重要的是，這種做法進一步打擊了特首選舉和未來行政長官的公信力，也無法獲市民認受。民無信不立，希望閣下立即制止干預和介入，以免加深市民對'一國兩制'的疑慮。

歷經數年的動盪，社會亟需要空間喘息，讓香港重回正軌。故此，即使這次選舉仍非普選，眾多參選人也都身處建制多年而非泛民主派，民主黨仍決定運用提名票提名建制參選人，讓各參選人爭取香港市民支持；為令香港社會可重新出發，我們願意在這刻作出這重大的讓步。"現在距離特首選舉投票日只剩下個多星期，香港市民深盼當選的特首是一個能真正團結最大部分香港人的人選。由閣下表示'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德江到香港與民主派見面，到中央政府願意向曾被沒收回鄉證的民主派成員發出回鄉證，到梁振英決定不連任，到王光亞主任在接受專訪時提出，最近在兩會期間也不斷重申對特首人選的4項要求，香港市民大體而言同意這個方向。"香港社會最近難得地平和，普遍市民都以下任行政長官人選，作為判斷中央政府對香港態度的重要指標。究竟未來是可以穩定地逐步修補社會撕裂，市民對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的信心增加？還是急轉直下，社會重回對立分化撕裂，市民對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越加失望？民主黨相信，特首選舉結果將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民主黨熱愛香港，也相信香港社會發展順利對香港和國家均有最大益處。我們不願意看到香港社會繼續撕裂，也不願意看見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越加不信任；我們希望社會復和，希望香港市民能安居樂業的同時，也對香港和國家更有歸屬感，真正能夠做到人心回歸。"深盼閣下和中央政府能尊重香港市民，讓選委能夠按市民意願在特首選舉中投下神聖一票，保住得來不易的社會和諧，讓香港重回正軌。民主黨2017年3月18日。

代理主席，今個星期日是我們選舉下任特首的大日子，而姚松炎議員今天提出這項"確保行政長官選舉公正進行"的議案，似乎合情合理，因為我們沒有理由不支持特首選舉公正地進行。可是，聽罷他的發言內容，便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他根本是在無的放矢，胡說八道。他不僅戴上有色眼鏡來看中央在這次選舉中扮演的角色，還妖言惑眾，更"促請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行政長官選舉，包括但不限於促使某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向選舉委員會委員施壓，使其作出非自願的投票決定。"換言之，就是說選委受中央部委影響，指中央在這次選舉中指手劃腳。然而，我認為這是"莫須有"的罪名和指控，完全欠缺事實和證據的支持。再者，他把我們1,194名選委看成毫無獨立主見，而且不能分辨是非，又批評部分選委只聽令於中央，這根本是在抹黑建制派的選委，完全要不得。他甚至質疑中央的實質任命權，可說是徹頭徹尾的反對派角色。我想指出，中央和中央駐港部門關心及詢問特首選舉的情況，實屬應有之義，為何會被指為干預呢？接着，我想與大家重溫，中央在這次特首選舉過程中公開說過甚麼，以及今年3月在人大政協兩會上通報過些甚麼，好讓大家清楚發生了些甚麼事情。首先，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去年12月底接受《紫荊》雜誌訪問時，首次言明中央就下屆特首所訂的四大標準，即"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連反對派亦對這4項標準沒有異議，表示認同，而某些反對派報章甚至引用這番言論，以支持心目中的特首人選。可是，在中央批准兩位司長辭職參加特首選舉後，便開始有人散播消息，指中央支持甲而不支持乙，更有報章譁眾取寵，指中央有派系鬥爭，支持誰上位和不信任誰，然後又說"西環"出動人海戰術拉票，甚至替某人填寫提名表。此外，更有指"北大人"南下傳話，說得疑幻疑真，繪形繪聲，娛樂性十分豐富，但知情人士一看便知純屬笑料，實質證據完全欠奉，全部是道聽塗說。我身為全國政協委員，親身出席了張德江委員長與政協會面的會議，我可以告訴大家，他絕無提及支持誰或不支持誰。他只是重申王光亞主任列出的四大條件，以及要選出一個"有擔當、能駕馭複雜形勢、團結各界"的特首。他又強調，中央對特首的要求高於一般司長和局長。我非但不見有候選人投訴中央偏幫，反而留意到有候選人公開認同委員長的說法。我在北京出席兩會期間，曾與很多不同人士接觸，但從未聽聞中央已有指定特首人選。大家都可以就支持誰人當特首暢所欲言，有部分委員甚至說提名和投票是兩回事，提名後不一定要投票給該人，因為還要詳細研究候選人的政綱及在諮詢大會上的表現。這委實令我感到有點詫異，難道是在提名時未有好好了解對方的見解，故此想臨陣變卦？我覺得做人的宗旨必須貫徹始終，不應該左搖右擺。所以，我希望姚議員或其他泛民議員不要無事生事，存心挑撥港人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

然而，正如張委員長在兩會期間提醒我們，香港廣泛的政治化現象對我們毫無益處，他希望泛民議員可以改正他們的心態，不要逢中必反，心中要有中國或中央才是。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周日的選舉公平公正地舉行。

然而，今天大家看看現時的3位候選人，或之前的4位參選人，包括葉劉淑儀議員在內，我相信大部分市民也覺得是有選擇的。

至於很多人問選舉有否受到影響，選舉是必定有人影響的。我身邊的張宇人議員亦會影響我的投票取態，試問怎會沒有影響呢？

其中一位候選人曾在電視節目中表示，大家大可以不接聽這類電話。

現時，大部分市民最希望新任特首在未來數年做些甚麼呢？

習主席曾經說過，他要求特首要"促和諧、求穩定、謀發展"。換言之，中央或習主席和香港市民均有一共同要求，就是促和諧，希望香港未來會有和諧的社會。

我希望3月26日成功當選的特首可以做到這一點，令香港有新局面出現。

我希望到了2022年，全港300多萬名選民均有權選擇自己心目中的特首，這樣才可以帶動香港的民主步伐向前走，這才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更有益。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姚松炎議員的原議案，以及3位民主派議員的修正案。我們關心的是特首選舉能否公正進行，但我們似乎看不到譚志源局長如何代表特區政府監察這次選舉，確保可以公正地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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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譚志源局長應該告訴我們，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是否屬於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行政長官選舉由提名以至投票都在香港進行，而且清楚指定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負責提名及投票。我們當然理解這屬於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蔣麗雲議員剛才說，中央很關心特首選舉，因為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選舉完畢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因為在座有不少議員是選舉委員會委員，我們身邊都有不少朋友是選委，指中央介入的說法已經不斷在流傳。譚志源局長是否被動地覺得無須調查？其實在提名期間，已經聽到一些準候選人在散布言論，也有一些代表中央的人士出來說，如果某人當選，中央最後都不會任命。

但是，很可惜，民建聯的議員或建制派議員當時的發言不能分清這兩個層次。

我希望政府可以解釋。

我相信全港700多萬名市民對不能投票已經很氣憤，更氣憤的是，大家看不到今次特首選舉有民主派人士參選，入閘的全屬建制派，但有人竟然要出重手脅迫建制派選委，要他們集中提名某候選人，我相信可能有聲音告訴他們最後要投票給誰。

當然，剛才有些議員質疑，由於我們不支持2015年的政改方案，以致沒有普選，但大家應該記得，建制派議員在立法會"等埋發叔"，沒有進入會議廳投票，李慧琼議員也沒有投票，結果8票贊成，28票大比數反對政改方案，這就是沒有普選的原因。另一個原因就是八三一決定不得民心，設下高門檻，是真篩選的方案，企圖以國家安全為由，封殺反對派參選。今次沒有反對派參選，但一樣被封殺，所以國家安全根本是一個假議題，實際上就是真欽點，沒有普選，香港市民非常憤怒。民主黨支持原議案。

代理主席，很多香港人都知道本星期日是新一屆行政長官的選舉日，究竟行政長官是一個怎麼樣的職位？我們可以從《基本法》的條文中找到答案。根據《基本法》：第一，行政長官不單對香港特區負責，亦同時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第二，行政長官在香港通過選舉產生，但亦需要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三，行政長官的職權除了領導香港特區政府之外，還要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以及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從我剛才提及的《基本法》條文，可以清楚看到行政長官選舉不單是香港的大事，亦是國家的事。因此，中央政府關心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事實上，在過去數個月——不單過去數個月而是過去1年——很多駐港的外國領事館人員亦四出跟社會各界人士談論及了解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事宜。但是，如果有人覺得外國政府關心並無問題，但對中央政府的關心卻大驚小怪，究竟這是中央政府的問題還是這些人本身有問題？黃碧雲議員剛才指出，她認同中央政府的關心並沒有問題，但卻不可以說三道四。我跟你說一句話，究竟是關心還是你會覺得我是說三道四？我相信這與個人立場很有關係，人言人殊。如果純粹從你本身的感覺出發，我想難以界定究竟何謂關心及說三道四。再者，代理主席，到目前為止，其實我們沒有看到有任何中央官員公開表態支持某位候選人。說到底，大家至今所談論的都只有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曾經在接受訪問時，提出下任行政長官的4項原則。大家都知道這4項原則是非常概括的條件，沒有指明支持任何候選人，不單3位候選人沒有非議，香港人亦廣泛認同。姚松炎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特別要求本會促請中央人民政府不得干預本港的行政長官選舉，而莫乃光議員及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更指中央人民政府插手干預行政長官選舉，又或是甚麼"強力影響"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投票決定。然而，大家只要細心看看修正案內容，就會發覺根本沒有提出任何具體證據或例子，他們只是"買保險"，在內容內推搪說"有報道指"。這種捕風捉影甚至子虛烏有的做法，對香港可以說是百害而無一利。楊岳橋議員今天早上說香港市民對今次行政長官選舉感到欷歔、疑慮。沒錯，因為反對派的議員、選委及一些媒體的邏輯和言行，的確令市民感到混亂及無所適從。反對派一直以來都反對人大八三一框架，但卻全力支持及認同八三一框架下的候選人。他們一邊說以民意作為投票的依歸，但民調最終的結果還未公布，他們就跑出來說全部投票給某位指定的候選人。最可笑的是，公民黨說支持某位候選人，但我留意到這位候選人說不知道為何公民黨會支持自己，只客氣的說雖然大家未曾見面，相信對方可能是認同自己的政綱。我相信政綱當中也包括他所提及的"廿三條"及八三一框架。

罪狀一，這位候選人的兒子曾擔任內地市級政協；罪狀二，他現時的助理曾擔任建制派的議員助理。我想提醒反對派的議員，這些惡意抹黑的行為才是干預今次的行政長官選舉，不過你們卻視若無睹。大家都知道行政長官的選舉是投"暗票"的，早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立法會會議廳答覆議員質詢的時候亦指出，選委的投票是不記名，百分之二百能確保"暗票"是"很暗"的，沒有人有可能知道選委投了票給哪一位候選人。局長甚至承諾會拆除在投票場地的閉路電視，保障選委有實質的不記名投票權。所以，我相信今次行政長官選舉的投票過程是保密及令人放心的。說到底，所有香港人今次不能投票選行政長官，的確是因為泛民拒絕接受政府當年提出的方案。

然而，他們其實是在"搏大霧"，因為他們忘記了泛民當時堅持要求公民提名，完全不肯就原政改方案作出任何討論，亦沒有就多少票才可以出閘表達任何意見。因此，如果他們想獲赦免扼殺政改的罪，非常遺憾，他們當時並沒有提過任何關於政改方案的反建議，他們沒有做任何工作，的確是扼殺了香港政改方案的元兇。

代理主席，有人把謊言說了千遍，然後妄想謊言便會成真，但很可惜，這做法敵不過香港人的智慧，議事堂內亦有同事幫忙將這連續說了千遍的謊言剖開。

無論說得怎樣天花亂墜，怎樣修飾，那個方案不是真普選，就不是真普選。我們今天討論這項議案，其中一個重點是究竟有沒有人干預選舉？

心中有鬼。說到在心中，在特首選舉期間，有多少人受到因中聯辦或其他機構的介入或說三道四而產生的壓力？有人大常委曾說過，聽聞有些選舉委員會委員本身並非想提名林鄭月娥，但因為"西環"的朋友不斷遊說，所以便提名林鄭月娥。

今次選舉有太多暗地裏發生的事，我們不知道，但我們亦清楚感受到，選舉籠罩着極大壓力，令一些選委非常苦惱，因為特首選舉數天後便會進行，但至今事情感覺上仍未明朗，好像仍在等待甚麼指示。我們的要求是不應有任何人嘗試干預選舉。

有候選人說上帝叫她參選，然後一直表現強勢，又散播"不任命論"，"不任命論"是她提出來的，她在吹風期間表示參選是希望避免在稍後選舉時，選出一名不被中央任命的人，"老兄"，這樣還不是說三道四？這甚至是候選人本人的言論！我個人的感覺是，在這次選舉中，香港人的民意十分清晰，民意不是指要投票給哪個候選人，而是想終止過去多年來的撕裂。在過程中，拜託給予香港人在一個壓力非常大的框架下那點僅餘的民主自由，任由選委自行投票。我們希望選委可以在不受任何干預和壓力之下，作出切合香港人的決定。如果所謂"阿爺關心"涉及如此大動作，即不斷"追魂call"、暗地裏跟選委說了很多話，總之要他們經不起不斷遊說而改變初衷，變成提名某一位候選人，這樣做難道沒有問題嗎？今天的討論，我們很清晰：這次選舉一丁點干預都不應該有！我們很希望，經過星期日，香港人能夠走向正確的方向，在這個分岔口上，終於可以終結過去差不多5年的疲累，那種人民鬥人民、善於撕裂、善於製造分化的管治路線應該是時候來到終結。我們希望的是，當選委投票時，問一問自己的良心。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對於劉國勳議員說一定要贏，我真的不知道他有何方法。連葉劉淑儀議員這種精忠報國、中央政府非常信任的建制派議員，也無法爭取150個提名入閘。

大家回想一下，今屆的所謂選舉與上屆有何分別？

如果她說自己其他能力比較高，並得到中央的信任，這些觀點尚可說得通；但明明民調顯示落後一大截，還要為自己開脫，對其民望毫無幫助。

有些建制派議員的發言更加荒謬，例如蔣麗芸議員、黃國健議員等，指稱泛民欽點某候選人、"造王"；又指泛民無道義、無誠信，只談及工作能力；他們的言論非常荒謬。

請他們不要說這些自欺欺人的話！有泛民主派議員及建制派議員同時批評，有人提出選票要驗指模以確保選委投票的取態。請建制派議員弄清楚，提出這個理論的是《香港商報》的陳建強，他是"梁粉"之一。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我知道，代理主席，我想澄清，剛才林卓廷議員引述我說過"欽點"和"造王"這兩個詞，絕對沒有其事。
代理主席，我剛才只是就蔣麗芸議員和黃國健議員的言論一併回應。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這就叫作"賊喊捉賊"。

希望大家留意，這種是中國共產黨式的關心。

因為如果他們報警，把事情搞大，他們只會得到更恐怖的待遇，不但可能會失去生意，連人也可能會消失。這就是我們對於北京的欽點及中共對香港的政治控制感到擔心的原因。我們不想中國式的黑箱政治、暴力政治延伸到香港。黃國健議員反而最老實，他剛才說了一句話："只許泛民放火，不准中央點燈。羅冠聰議員剛才引述了馬嶽教授的評論，我現在想引述馬教授另一篇文章，是有關"點燈"的："每晚'老爺'會決定到其中一人房中過夜，之前會叫僕人點起一個大紅燈籠掛在該房門口。各妻妾為了爭取寵幸，不斷勾心鬥角......嘗試影響'老爺'。"這就是特首選舉的狀況。今屆大家都在等待"點燈"，然後"押寶"，但關鍵在於"老爺"的標準為何。是政治忠誠？

港澳系統推薦？工商界支持？高層權力鬥爭？

黃國健議員很誠實地告訴我們，在很多建制派同事的心目中，"點燈"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他們本身就是被北京揀選出來維護這個"點燈"制度的人物。老實說，促請香港特區政府叫北京不要干預特首選舉，是有點純真的。

但是，我相信來到這一步，今天距離選舉只有數天，大家已看清事實。

看到這個狀況，有朋友問我可否暫時放棄原則，講求策略。

如果他說不出或說不是，那我寧願對我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原則有所交代，我寧願維持我之前的判斷，不支持任何建制派候選人，而為民主派撰寫一份少數報告。如果"離西環最遠，離香港人最近"是現時很多香港市民所支持的論調，我希望提出......我們要的是"離中共最遠，離財閥最遠"，與香港人一起......

代理主席，經過數輪發言後，很多同事都已經很清楚地表達意見。我發言支持姚松炎議員的議案。究竟北京、"西環"在香港有否過火地超出應有職責，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我相信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實上，這說法並不是甚麼新鮮事物，相信大家仍然記得，北京官員一再強調要在香港成立第二支管治部隊。很不幸，過去5年，在梁振英管治下，第二部隊變成了第一部隊，政府在眾多政策上可能需要稍為了解一下"西環"的看法。針對這次特首選舉，今早大家都說看到很多明顯的痕跡，其實，這算不上是痕跡，反而是明目張膽地作出拉票、威嚇和利誘等行為。然而，在其他選舉，包括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西環"的痕跡不也十分明顯嗎？

在區議會選舉中，"西環"如何協調；在立法會選舉中，"西環"又如何參與？中聯辦的角色是甚麼？由協調、拜票，以至大家當選後去謝票，香港人在鏡頭前都看得很清楚。為何大家仍然覺得，今天可以出來辯解並指責我們說出事實是一種誣衊行為？"西環"在選舉中的蹤影比比皆是，讓我舉出一個真實事例，這是我的親身經歷。在過去兩年舉行的兩場選舉中，包括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我親眼看見"西環"的副部長落區為建制派的選舉對手打氣，並參與其中，指揮若定。我不知道他當時具體說了些甚麼，但我從他們的身體語言清楚看出，他就是選舉的"老大哥"。

《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是怎麼寫的，大家是否忘記了？今天，有同事說出事實，但竟然有建制派同事混淆視聽，偷換概念。在這次特首選舉中，我們不幸地被迫面對這場選戰。

這是很清晰的事實。我們被迫面對小圈子選舉，也被迫作出困難的決定。剛才，朱凱廸議員提到，究竟要策略還是原則？其實，我很尊重今天仍然關心香港未來政制發展的人，以及仍然盡力作出抵抗的人。不論他們作出甚麼決定，我都支持。只要大家基於事實和道理進行討論，縱使我們最終可能看法不同。我覺得，策略性投票是面對小圈子選舉這種兩難局面的出路。

真是太離譜，他們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干預香港內政。老實說，小圈子選舉的本質就是欽點，無需多說，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這是主席習近平的說法，我希望他能對應香港的現況作出提醒。現時我們應有的態度是，反對、反抗"西環治港"，反對"西環"直接干政，捍衞"一國兩制"。剛才有同事說，"西環"就是北京，北京就是"西環"，其實，只要在制度內出現任何霸權、不公義和不合理的壓迫，我們都要反抗。

我們不要距離霸權最近的特首，我們要選出一個距離香港市民最近的特首。

第二點，在現時特首選舉的制度下，即使將來制度有任何改變，但香港特區首長都同時是選任，也是委任的。因此，中央在香港的特首選舉中必定擔當一個角色。

反對派現時分成了兩批，選舉前和選舉後出現了變化。

在選舉前，他們表示誰支持《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和八三一決定便不會予以支持，但入閘後便即時隨意搬動龍門，改變立場。

現時連美國也不敢說中國的壞話，為何某些香港人卻不斷在指摘中央？其實，我們看到在某程度上是關乎利益的劃分。如果他認同這次選舉，即使只是心裏認同，將來他的政治力量便會減少，這是必然的現實，所以只能繼續反抗、繼續對抗，不斷製造一些議題和口號來扣人帽子。甚麼是"離西環最遠，離香港人最近"？

我們眾多建制派議員和地區市民所選的，他便說是中央欽點，這是甚麼邏輯？

干預選舉，先從香港做起。現時香港已有很多例子，事實擺在眼前，很多香港人本身都不遵守規則。

接着，我要討論一個邏輯，就是"距離西環最遠的"，中央不會欽點。

如果說干預選舉，上次立法會選舉不是圍標嗎？

反對派說到，如果選"薯片"可以對抗中央，表達反抗中央的意向，所以會策略性地投票給"薯片"——代理主席，我沒有提任何人姓名——其實，這就是"盲反"。

然而，教育界的選委說會捆綁投票給那位沒有教育政綱的候選人，我真的摸不着頭腦。他們其實很坦白，說到底就是對抗中央。中央多年來苦口婆心的說，香港要謀求發展就要團結、溝通、和諧，但反對派多年來都是火上加油，撕裂加對抗、搞政治，為的就是要對抗中央。

不好意思，其他的候選人就會用勞工政綱來遊說我們支持，但反對派卻否決了政改方案，我真的覺得很痛心。香港市民真的要看清楚今天的政治形勢，不要被一些美麗的口號、謊言蒙騙。我們作為選委，會憑良心為香港人投下負責任的一票。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辯論姚松炎議員所提出的議案，確實令我大開眼界，我再次見識到泛民議員的無中生有、口無遮攔。楊岳橋議員和胡志偉議員剛才均表示，姚松炎議員這項原議案其實不應該討論，我也非常同意，因為如果真的有所謂的選舉操控，這便是違法，應該向香港廉政公署、選舉事務處和香港警察報案。剛才朱凱廸議員表示向警察報案的作用不大，但我想提醒朱凱廸議員，他遇事時便叫所有記者報警，還要求警察24小時保護他。如果警察真的沒有用，其實朱凱廸議員做這些動作來幹嘛呢？這是否政治的炒作？政治炒作現正在議會內進行，浪費我們的時間。如果泛民主派的議員真的認為有操控，認為他們所說的是事實，其實有很多的處理方法。

一開始時，姚松炎議員引述大量報章報道，涉及不任命論、影相論、驗指紋。有議員更離譜，表示有選委收到恐嚇電話，恐嚇他們的子女。

我們是有責任的。剛才泛民大量的捕風捉影的言論，沒有一點是有真憑實據的，可以嚇倒香港市民嗎？

至於傳聞是否要澄清，我認為局長應該澄清，而我看到他已做了些工作，作出澄清。他上次在會議廳內答覆我的質詢時，表示會確保投暗票的機制有效。這頗有說服力，最少連最反對政府的毛孟靜議員剛才也表示，相信局長這番話。既然連最反對政府、逢政府必反的毛孟靜議員也相信這機制有效，為甚麼泛民議員要這麼杯弓蛇影，這麼害怕，要在此作這麼不智的討論呢？

其實，定義不是由我們議員自行商討的，如果真的有問題，應該交由法庭審理，由法官判斷，這才是尊重法治。

郭議員真的是一位好律師，甚麼都由他說，說了又等於沒說。"民主300+"公開呼籲選委投票給某一位候選人，這種做法是否干預呢？他們的同路人如果想投票給另一位候選人，他們會否感到壓力呢？鄺俊宇議員還好意思說要憑良心投票，我也想鄺俊宇議員稍後憑良心告訴我們，究竟這做法是否屬於干預呢？至於提出修正案的莫乃光議員，他的發言更是"鬼拍後尾枕"，他說甚麼CY 2.0、3.0，甚麼八三一完美示範，理由只是他不喜歡某位候選人。說完後，他便吹噓自己的"民主300+"有多麼團結，贏得一場小仗，抵抗中央。代理主席，你聽到後，有否感到莫乃光議員的發言有邏輯上的混亂呢？如果他真正能夠打勝一場小仗，得到這麼多席位，即證明沒有干預。如果有干預，他們怎會打勝這場小仗呢？這便是自相矛盾的說法。代理主席，你剛才也說了，政改方案大部分香港人也支持，泛民議員卻反對。林卓廷議員只批評別人，不批評自己。他說建制派議員不跟從民意投票，我想提醒民主黨，上次的特首選舉，梁振英是最高民望的候選人，民主黨也沒有跟從民意投票。他們平時不跟民意投票，現在突然間跟從民意投票，民主黨這做法是藉民意"過橋"。代理主席，我們已辯論很長時間了，這時間應該用以辯論一些更有意義的民生議題，或社會關注的經濟發展，不應該用以討論一些捕風捉影、沒有事實根據的指控。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所以，我予以支持。但是，謝偉俊議員和李慧琼議員在他們的修正案中，只是促請香港政府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首選舉得以公正進行，並沒有同時促請中央政府這樣做。如果單單只要求香港政府，而沒有要求中央政府，恐怕是高估了香港政府確保公正選舉的能力，亦忽略了中央政府在憲制上的責任，故此我未能支持。

唯一的分歧在於，究竟只要求香港政府，抑或同時應該要求中央政府採取措施，確保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公正進行，這是唯一分歧。

既然他們認為中央政府有角色，那為甚麼中央政府只是有權關心，而沒有責任確保選舉公正進行？我在這裏懇請各位議員想清楚，他們若支持謝議員或李議員的修正案，將墮入一個支持有權無責，"有破壞，無建設"的政府的邏輯陷阱，反映出他們同意中央政府可以關心或干預特首選舉，但沒有責任確保選舉得以公正進行。他們若支持這樣的修正案，將必須向其所有選民解釋今天所作的決定，免得將來為天下所笑。

主席，首先，我對姚松炎議員這項議案的字眼有少許意見。議案指"確保行政長官選舉公正進行"，但除了公正，我們的選舉一直都在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

今天早上，我的副局長已經就議案在開場發言詳述幾日之後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的各項原則和具體安排。

首先，我要再指出，選舉是由選舉管理委員會依法舉行。

這個安排是確保選舉管理委員會在依法進行選舉時，能夠在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的原則下進行。除了選舉管理委員會之外，每一場選舉——包括即將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亦會設立選舉主任。選舉主任的法定權力和責任亦已在選舉法例中列出，包括：在今次選舉來說，負責接收和依法作出提名是否有效的決定、在選舉當日確保選舉程序依法進行，並且監察整個投票和點票過程，亦負責決定選舉是否已經依法舉行、相關的當選人是否妥為依法選出等。由於權力和責任是這樣重要，所以在法例上，行政長官選舉要求高等法院法官出任選舉主任，今次更有高等法院上訴法庭的法官出任選舉主任。另外，我們有數百位選舉事務處的同事，負責支援選舉管理委員會舉行今次選舉。

主席，我們的準備工作已經密鑼緊鼓地進行。為確保行政長官選舉能夠依法和順利舉行，我特別要求選舉事務處的同事加強兩方面的措施，一個是保密的措施，另一個是保安的措施。就保密的措施，我的副局長今早已經在此向大家交代，我在3個星期前亦已在本會向大家具體交代。保密措施的目的最主要是確保選舉委員會委員——包括在座各位議員——到了投票站，在投票間用印章蓋下自己的選擇時，可以在充分保密的情況下，行使個人的自由意志作出選擇和投票。在那一刻，選委純粹向歷史、向自己負責。換言之，這個保密安排是使選舉的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這數項原則得以確保。任何人如果對選委作出威迫和利誘，他們可以投訴。當證據俱在，執法機關和司法機構一定會依法追究。主席，在保安方面，為確保選舉順利舉行，我們在票站內外都會實行一系列保安措施。現在世界不是很太平，大家有看新聞的話，都會看到昨晚在英國倫敦發生了恐怖襲擊的事件，所以我們在保安措施方面，警方的目標是確保選委可以出入平安，亦要確保票站內秩序井然，選舉依法舉行。在場內如果有任何人蓄意或有任何行為干擾其他選委投票、干擾選票或干擾投票箱，警方會果斷執法，不會姑息。我們在場外有交通管制安排，亦會盡量協助需要示威或遊行的人士行使他們的權利，但同時他們不能阻礙或妨礙選舉進行。我看到新聞報告指有團體呼籲支持者阻礙選委前往投票。我要指出，這是嚴重的違法行為，任何人如果這樣做，警方一定會從嚴拘捕。主席，黃碧雲議員要求我再重申，究竟行政長官選舉是否屬於《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所述的"自行管理的事務"。其實，在3月1日立法會質詢，我已就其政黨成員鄺俊宇議員的質詢，很清楚指出，根據《基本法》各相關條文，行政長官的選舉並非純屬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從《基本法》的各項條文可以看到，中央是有憲制的角色、權力和責任，我的副局長今早在開場發言時亦有再強調這一點。但是，無論如何，中央領導和各部門是會一如既往嚴格遵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去落實《基本法》的要求。最後，主席，在過去數小時，部分議員提到"小圈子"選舉這3個字。當然，我和大家一樣失望，因為本來我也可以有份去投票。

不過，為順利完成今日的辯論，讓我可以返回辦公室與同事開會確保選舉順利進行，故此我也不多說了。不過，我留意到下星期郭家麒議員動議一項議案辯論："促請下任行政長官重啟政改"。本來大家是可以辯論的，我無所謂，我或我的副局長會來聆聽大家的意見，可是我看見議案字眼又說要包括公民提名，便想提議大家不要浪費時間。若下一屆再提公民提名，一定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主席，我發言代表特區政府反對姚松炎議員的原議案，反對莫乃光議員、毛孟靜議員和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支持謝偉俊議員和李慧琼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確保行政長官選舉公正進行"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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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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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確保行政長官選舉公正進行"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姚松炎議員，你還有4分39秒作發言答辯。

首先，十分感謝多位議員就我的議案提出修正案和各抒己見，更有同事確證了部分傳聞，十分感謝大家。正如莫乃光議員提到，香港市民今次高度團結，要求進行公正的選舉，不要再令香港撕裂；香港市民反對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進行干預，並希望還香港選委自行作出決定的權利。有同事認為，政府只是關心，並非干預，其實關心和干預很容易作出區分。有公權力的人可公開訂明約束自己的條件、制訂行使權力的條件，這樣便可避免干預。公務員應該很清楚這個邏輯，因為當法例授予公務員某酌情權時，優秀的公務員必然會公布行使該酌情權的條件，以免被人認為有意濫用權力。同樣道理，如果中央政府能夠公開或立法訂明只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才會不任命由香港市民或香港選委選出的行政長官，便可釋除選委的疑慮。官員這樣制訂自我約束的條件，便可避免被人認為他們是干預，而非關心。

真心關心子女的好父母，只需知道子女跟誰人拍拖，而不會開出條件，限制他們擇偶，更不會強迫他們盲婚啞嫁；他們反而會向子女保證，無論選擇誰人作為男、女朋友，也不會阻止。這樣才是關心，而非干預。如果中央政府和其所屬部門只是關心，而非干預，為何他們只關心建制派選委？為何不關心民主派300多名選委？

如此有選擇性的關心，目的昭然若揭。多位同事一致指出，越有權力的人，越需要自我約束。有公權力的人，更要制訂自我約束行為的標準，避免讓人產生他們在作出干預的觀感；他們要做到的是，在公開和透明的情況下關心別人。所以，如果他們很想知道對方對選舉的意見，便不應該致電個別選委，而是應該一次過約見全部選委，並且通知傳媒，在公開和透明的情況下進行，這樣便可避免這種干預的指控。其實，特首選舉既非外交事務，亦非國防事務，所以我希望局長重新思考，情況並非一如他所說，這不是香港的內部事務：這件事其實屬於香港的內部事務。如果中央所屬部門干預，便違反了《基本法》第二十二條。